主席，近年有數宗專上院校學生在校園內示威並演變成衝突的事件。在該等事件中，有學生闖入並佔據院校辦公室或會議室、粗言辱罵和推撞教職員、阻止他們離開，甚至阻撓救護人員把傷者送院治療。有評論指出，校方未有及時報警，致使衝突惡化、增加教職員受辱及受傷的機會，以及令日後的滋事者有恃無恐。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會在有需要時為院校提供支援及意見。我作為香港理工大學的舊生，對於該大學最近發生的民主牆風波尤感痛心。言論自由很重要，但學生亦應該守法，不應做出鼓吹違法違憲和不利香港的事情。

學生爭取的是更自由開放的院校......局長，當有議員指示威學生有恃無恐，你可否公開告訴社會，你會竭盡全力保障大專院校學生的言論自由及學術自由，令學校和學生可以更自由地表達意見？

局長剛才答覆時表示，言論自由要受到限制......
許智峯議員，請你坐下。

主席，有關今次謝偉銓議員提出的質詢，局長已提供答覆。

主席，局長，我自小跟其他香港市民一樣，認為尊師重道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可是，近年我們看到大專院校多次發生學生辱罵老師、管理層及校長等事件，學生的行為極不恰當。

很多市民也會問，我們的教育制度是否出現了甚麼問題，以致有此情況？學生"出手"佔領固然問題嚴重，大家都會予以譴責；但部分學生其實會"出口"，例如以粗話及粗話手勢辱罵異見者和侮辱管理者，我們自己也遇過這類行為，亦知道曾經發生這種情況。我想問，教育局局長有否想過，出現這類現象是否因為我們的教育制度出了問題？在這一連串事件發生後，局方做了甚麼工作處理這些現象？

當衝突發生，絕不能只聽一面之詞。我作為大學教師，發現大學變得越來越"懲教化"，有大學甚至要重新定義何謂違紀行為，更連使大學聲譽受損及傷害大學與社區關係都被列作辱校行為。我想問教育局局長，大學不斷以高壓手段管理校政，教育局是支持還是否定呢？教育局會否清楚表明立場？局長未來會否計劃要求這些大學更正這種做法？

第二項質詢。

就謝議員的質詢，經諮詢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後，我現答覆如下：一及二關愛共享計劃自3月公布至今，職津處已積極展開各項策劃和籌備工作。首先，職津處已設立了24小時電話熱線，接受市民查詢，又開設網頁，上載了一套詳盡的常見問題，解答市民對計劃的疑問。其他的工作包括制訂計劃的運作模式，以及草擬運作守則和指引、申請程序和款額發放等安排。與此同時，職津處亦需落實相關的行政安排，包括設置辦事處，開發資訊科技系統，安裝辦公室自動化設施，以及增聘約700多名合約員工，以處理估計最多約300萬人的申請，並為員工進行培訓等。在開設辦事處方面，職津處已物色一所位於市區，現時由另一政府部門租用但將會遷出的辦公室，作為新增辦事處，以處理計劃下的申請。至於各項資訊科技系統的開發及設置，以及招聘和培訓人手，目前的工作進度大致良好，職津處正按照預定的時間表推進各項工作。政府在3月公布計劃後，職津處一直以積極務實的態度迅速推行各項工作。由於預計的申請數以百萬計，職津處需增聘和培訓額外人手處理申請，加上為精簡申請程序，亦需增設具特定功能的電腦系統，方便職津處與稅務局及土地註冊處等政府部門核實資料。有鑒於此，職津處無可避免需要一定時間完成各項籌備及行政工作，務求令申請及領取款額的流程更順暢。根據現時的進度，我們估計可以符合計劃的預期，最快於2019年2月開始接受申請，職津處將於年底宣布有關申請的詳細安排。政府各部門一直上下一心積極推動各項政策，部門之間會繼續通力合作，以提升施政效率，早日落實各項惠民措施。三此外，關於公務員學院的問題。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全新的公務員學院預計會於2026年落成，以全面提升培訓設施，為公務員提供更多不同範疇的培訓，確保公務員能與時增值，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在新學院建成前，公務員事務局會繼續加強公務員的培訓，而現時公務員的培訓課程已涵蓋領導發展、公共政策、公眾參與等課程。參與的公務員可透過個案分析和互動學習等訓練，加深了解不同政策範疇會遇到的挑戰，以及如何加強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合作，以提升工作效率，做好政府作為優秀的服務提供者、監督者、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
主席，與上次"派錢"比較，由於今次需要計算稅款，也要計算差餉及差額，必然會令培訓工作或系統方面出現較複雜的問題。不過，既然如此複雜的問題也能處理，那麼相對地簡單的問題，例如申請人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其實只要有身份證或出世紙便能夠決定，但政府卻似乎很死板。舉例說，在外地遇事的香港居民鄧龍威，當他最需要錢、最需要"關愛"和"共享"的時候，當局的關愛共享計劃卻未能為他及一些遇到類似問題的香港市民提供資助。政府可否盡可能在這方面寬鬆處理？
主席，由於關愛共享計劃的設計是要與香港居民共享繁榮，所以剛才議員提及的寬鬆處理做法，並不在這項計劃的範圍內。
局長，我知道政府有盈餘，可以負擔"派錢"的開支，但有一句名言："比別人花得起不值得興奮，比別人懂得花才是真正學問"。局長，政府這項極其複雜的"派錢"方案在今年3月宣布，明年2月才開始接受申請，即是整整1年仍未能"派錢"。主席，我當時提出反對正是這個原因。我不想政府因"派錢"而被罵，所以才建議要麼全民"派錢"，否則便不要"派錢"。上次全民"派錢"是在3月公布......
田北辰議員，請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田北辰議員，請待局長作答完畢後才提問。
至於另一個問題，即下次會否再次出現類似的情況，我想指出，我們一直強調關愛共享計劃或以前的其他計劃都是具針對性的一次性措施。

剛才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已經推出多項不同措施，但我們在地區層面卻不斷收到市民查詢有關這4,000元的派發方式及時間，以及如何可以派得暢順。我想藉此機會請局長告訴我們，局方有甚麼方法及措施令稍後在2019年"派錢"時的效率得以提升？如何能夠把所需時間濃縮，讓香港市民可以"袋袋平安"？

如果我們作假設性的討論，2019-2020年度再次推出這類分享計劃與否，將須視乎當時的情況而定。

主席，我對於局長剛才的說法感到十分奇怪及失望。政府為"派錢"而辛苦建立一套系統，讓很多市民提出申請和登記，但其後即使系統可以保存，但全部資料都必須取消，我覺得這是非常短視的做法。社會在可見的將來確有可能仍有剩餘的資源，讓政府推出類似的惠民計劃。因此，主席，我希望局長能夠清楚表示，可否因應日後仍可能推出類似的計劃，在今次的系統設計提供一定的延續性，讓市民不必每次也要重新登記？

當然，如果下次有其他市民符合資格可以加入新的計劃，系統亦應靈活處理。

如果大家有落區便會知道，市民都不斷查詢計劃的詳情為何，但很可惜，詳情要待年底才會公布。

按照現行法例，物品的作者、印刷人、製造商、出版人、進口商、發行人或版權擁有人，或委託設計、生產或發布該物品的人，任何一方均可於暫定類別生效5天內，要求審裁處覆核該項暫定類別。覆核將會在公開的全面聆訊中進行。由於《條例》第15條規定覆核物品暫定類別的要求須在"暫定類別生效後5天內"的時限內提出，因此當局不可作其他安排。如要作出改動，則須要修改有關法律條文。

根據《條例》第101條，審裁處在評定物品是否淫褻或不雅時，須考慮的因素包括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所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物品或事物整體上產生的顯著效果；發布物品或展示事物的地點和對象；以及物品或事物是否具有真正目的。《條例》第141條訂明審裁處在考慮被呈交的物品作暫定類別時，須以非公開形式及在申請人或其他人不在場的情況底下進行。根據《條例》第143a條，審裁處無須為所作的任何暫定類別提出理由。三自2015年政府提出《條例》規管制度的建議法例修訂後的過去3年，我們一直有就《條例》的修訂建議與相關政府部門和司法機構溝通，處理相關法律課題。關於把審裁處委員總人數由500人增至1,500人的建議，司法機構原計劃在修例工作完成後一併推行。因應最新情況，司法機構正考慮一些關於提高審裁處代表性的建議。此外，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過去幾年也有積極進行與《條例》有關的宣傳及公眾教育工作。關於檢討《條例》的未來方向，正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於上星期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回應議員的提問時表示，政府正審視究竟2015年的修例建議能否充分回應公眾近期對《條例》規管及評審制度的關注。我們計劃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上詳細討論有關課題。

《條例》現時被質疑保守、落後、有缺失及缺乏透明度。

主席，多謝馬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們先看看2015年檢討得出甚麼共識。該等共識包括：第一，廢除審裁處的行政職能；第二，將有關罰則倍增；第三，將每次聆訊的審裁委員由兩名增至4名；第四，將審裁委員總人數由500增至1,500。

在現階段，我們樂意聽取大家的意見。
主席，今次村上春樹《刺殺騎士團長》一書被評為第II類物品，最荒謬的是，沒有人知道書中哪一章、哪一段屬不雅。所以馬逢國議員在主體質詢問及可否公開審裁處評定這本書為第II類物品的理由。

主席，多謝陳議員。其實陳議員剛才已解答了該項補充質詢。

如果經覆核後當事人仍不服，亦可提出上訴，而上訴聆訊亦完全公開。所以，就陳議員所言處方不提出理由一事，事實上是有法律機制以供查詢。

多謝議員。

主席，這真是國際笑話。如果如局長所說，那麼小龍女被強姦的描述也可屬不雅，而最可笑的是，政府在整個主體答覆中連書名也不敢提。我想問局長的個人意見，他認為審裁處的評級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他會否向村上春樹道歉？

首先，我的個人意見並不重要，這是司法機構的決定。多年來，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和審裁處均按照《條例》的規定和條文處理評級工作。

在整個抽選過程中，會盡量將人為因素減至最低。

的確，在金庸《神鵰俠侶》一書中，小龍女練玉女心經時要全身赤裸，以及認錯楊過而被尹志平玷污一幕，均令我們有很多聯想。就村上春樹《刺殺騎士團長》的內容而言，我估計不是因為書中有這些情節而被評為不雅。有些人推測是否因為這本新書中可能牽涉反政府或暴力意識，甚至有人推斷是否基於政治考量。我想問局長，審裁處不公開其評級屬第II類或第III類，是否在政治考慮下甚至是政治審查下而有此決定？

正如我剛才所說，根據《條例》第143c條，如果當事人想知悉究竟書中哪部分屬淫褻或不雅，可以向審裁處申請以取得有關資訊。

以我所知，審裁處現時有505名審裁委員，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亦容許市民自薦加入，每次評審由主審裁判官領導數名審裁委員進行。明顯地，審裁委員的背景，包括學歷、經驗和資歷均足以影響他如何評定一件作品是否不雅。我想請問局長，雖然市民可以自薦加入成為審裁委員，但審裁處的挑選準則為何？每名審裁委員每次有多少時間閱讀作品以作出審裁？

就李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政府現時並沒有在內地居住或工作港人的全面統計資料。然而，政府統計處自2016年起透過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出入境紀錄資料，編製及發布"通常逗留在廣東省的香港居民"的估算。"通常逗留在廣東省的香港居民"是指在統計時點前的6個月至統計時點後的6個月內，累計在廣東省逗留6個月及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2017年年底，估算人數約53萬人，當中約四成介乎25歲至64歲。

此外，有關統計亦未能確定有關人士在廣東省逗留的目的。

與此同時，我們了解香港的商界和部分團體均十分關注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會否增加在內地工作或生活的港人的稅務負擔，以及影響港人前往大灣區發展的意欲，因此在過去數月，我們一直就有關事宜與內地相關機構溝通，並反映港人的關注。

此安排大致維持了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有關在內地境內居住不滿5年而無住所個人的稅務優惠政策，我們相信這將可以照顧大部分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關注。而公開徵求意見將於11月4日結束。至於對內地定居的退休港人的關注和新稅法實施條例的詳細詮釋，特區政府現時會繼續與內地相關機構跟進，希望澄清後可以有更能幫助港人的措施。
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到沒有具體清楚的統計資料，但隨着大灣區發展，我認為這並不足夠，希望局長可以更具前瞻性地研究現行制度，並掌握香港人在內地，特別是在大灣區工作和退休的數據。

我們擔心，很多市民有買賣股票，而每天或在某段時間內進行交易時可能引致的收益或損失，是否需要備案呢？

主席，新稅法容許港澳台人士享有5年豁免期，但這安排只針對個人。本港企業派駐內地的附屬公司，特別是金融機構，有不少非港澳台人士的外籍員工，而現時並有明確表示，這些員工也可享有同樣的豁免期。如果港企的外籍員工不屬於受惠群眾，日後企業選派外籍員工駐守內地時，可能要審視這些員工所屬的國家，是否曾與中國簽署避免雙重徵稅協定，因而可避免困擾。請問政府會否向中央爭取，以香港企業為主體，讓一定比例的非港澳台員工同樣享有5年豁免期？

粵港澳大灣區如要真正開拓香港人的發展空間，新稅法影響甚大，因為內地徵收的稅款差不多是香港的3倍，對很多希望北上發展的香港人，特別是"打工仔"造成很大的窒礙。

我想問，不少在內地工作的香港人擁有物業，這些人是否屬於在內地境內無住所，他們是否獲得豁免？

局長，深圳是全國創新科技龍頭城市，現在橫琴也朝這方向發展。我們總共花費2,000億元興建兩條跨境大動脈，即高鐵和港珠澳大橋。

我知道當局正在爭取，我也會在人大層面多做工夫。

此外，根據現行安排，在內地境內享受的公休假日或個人休假日，不計算在實際停留天數內。

我們現在不能說可能性有多大，但我們會盡力爭取，希望取得對港人更有利的安排。

香港和內地加強經濟融合和增加交流，更突顯兩地稅制的差異，甚至可能窒礙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我想問局長，特區政府目前有否恆常人員編制和溝通機制，以便與內地部委討論各種個人和企業所得稅事宜？如果沒有，會否加強有關資源和機制？

政府一直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及其對香港經濟的影響，與業界保持緊密溝通，資訊互通，並迅速回應業界訴求，推出多項支援措施。就質詢的3個部分，我們的回覆如下：一美國因應對內地知識產權方面的"301調查"報告先後對總值2,500億美元的內地進口商品加徵10%或25%的關稅。回應美國的關稅措施，內地向總值1,100億美元的美國進口商品加徵5%、10%或25%的關稅。雙方的徵稅清單當中共有總值1,857億港元的貨物經香港轉口，佔香港2017年整體貨物出口總貨值約4.8%。除轉口貿易外，有關關稅措施亦影響由香港企業安排由內地直接出口貨物往美國的離岸貿易活動，以及其他相關支援中美貿易的經濟活動。除對貨物貿易的直接影響外，中美貿易摩擦對香港整體以至全球經濟的影響開始陸續浮現，外圍環境的不確定性已顯著增加，環球經濟及貿易和投資氣氛亦已經轉差。雖然現時的經濟數據仍然不錯，但前景並不樂觀，不少機構均下調對明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本港經濟亦難以獨善其身。

在國際層面，政府會繼續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發揮"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為香港發掘更多機遇。我們會繼續積極與貿易夥伴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我們已經分別與東盟和格魯吉亞簽訂自貿協定，並完成了與馬爾代夫的談判。我們正與澳洲進行雙邊談判，並會探討分別與英國和太平洋聯盟締結自貿協定，以及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我們亦會擴大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網絡，期望在明年年初設立駐曼谷經貿辦，並盡快設立駐杜拜經貿辦，以及繼續與相關政府商討在莫斯科、孟買和首爾設立經貿辦。此外，我們會積極吸引外來投資落戶香港，並把握"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等機遇，促進香港經濟更多元化。二政府提前自今年8月為"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推出優化措施，包括推行東盟計劃，資助個別香港非上市企業開展項目，促進它們在東盟市場的競爭力和業務發展。我們亦優化BUD專項基金下的內地計劃，包括把每家企業的累計資助上限增加1倍，以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支援。業界對優化措施反應正面，截至9月30日，東盟計劃共收到75個申請，申請資助額介乎約17,000元至100萬元，而優化版的內地計劃在第三季共收到273個申請，較上季大幅增加58%，申請資助額則介乎約6,000元至100萬元。計劃管理委員會在9月底的會議中，已批出首個申請，批准的資助額為申請款額的100%。由於BUD專項基金的申請在季度申請期截止後60個工作天內進行審批，其他申請將會於12月底之前陸續完成審批。為加快東盟計劃的審批程序，計劃管理委員會將以書面傳閱的形式審批簡單的申請個案。政府亦提前於今年8月推出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下的優化措施，包括把每家企業累計資助上限及每宗獲批申請的資助上限增加1倍。中小企業在每宗申請可獲總核准開支50%的資助，以鼓勵中小企業於開發及擴展出口市場時選擇適當活動及考慮成本效益。優化措施推出後，基金於8月及9月接獲1,609宗申請，較去年同期增加20%。我們會繼續不時檢視支援中小企業的措施，確保為業界提供適切的支援。三中美貿易摩擦升溫難免會對香港的金融市場帶來影響。然而，香港的金融體系歷經考驗，監管制度穩健成熟，能應對市場變化。香港銀行體系有高度抗禦衝擊的能力，截至2018年6月底，主要銀行的平均流動性覆蓋率為157%，平均資本充足率逾19%，遠高於最低監管要求。香港金融管理局亦已進行壓力測試，評估香港銀行體系抵禦中美貿易摩擦升溫的能力。測試結果顯示即使在極端惡劣的情況下，銀行都能夠繼續符合資本和流動性相關的監管要求。就證券及期貨市場而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一向嚴格監察市場，包括經紀行的財務狀況、營運及交收情況，以及他們應對不同市場情況的能力。證監會並且與香港交易所和金管局緊密合作，以處理萬一可能出現的系統性事宜，特別是確保香港交易所的交易及風險管理系統足以處理極端市況帶來的衝擊。政府和各金融監管機構會繼續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監察金融市場情況，以確保金融市場穩定。
主席，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及政府已為BUD專項基金推出優化措施，局方預期未來數個月的申請宗數會否增加；如會，增加的宗數會是多少？

首先，關於未來的申請宗數會否增加，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今年8月及9月，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申請宗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0%，雖然我們現時未能準確預計，但因為資助上限已有所提升，而申請程序也較以往簡單，我們預期申請宗數會繼續增加。政府就東盟計劃推出加快審批的程序，因為這是一項全新的計劃，而BUD專項基金的內地計劃則一直行之有效。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中美貿易摩擦對香港整體以至全球經濟的影響開始浮現，本港經濟亦難以獨善其身，估計對2019年的經濟會帶來顯著的影響。我想問局長，當局有否評估中美貿易戰對香港旅遊業帶來的影響，以及有否準備制訂對應措施？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這些措施亦可以有效應對未來一些不明朗因素。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指出，我們看過一些零售數據及旅客訪港數據，暫時沒有因為中美貿易爭議而有大幅度下降。但是，我們亦會密切留意情況。展望未來，其實我們亦有很多周邊的機遇，包括大灣區發展及"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例如，我們會在12月12日舉辦一個以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為雙主題的旅遊論壇。我們在論壇上，亦會討論一些"一程多站"的產品發展，希望從而擴大市場，加強聯繫，提高我們在旅遊方面的競爭力。
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提到，中美貿易摩擦並非短期事項，評估對前景並不樂觀，尤其是對2019年的經濟影響會很大。我歡迎政府推出一系列協助中小企業的措施，但開拓市場及轉移生產基地，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如果生產及出口有問題，首當其衝就是在香港經營物流及貨運業務的中小微企業。我想問局長，會否要求財政司司長在未來的財政預算案中，為相關業界提供一些經濟紓緩措施？

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需要就貿易爭議推出短、中、長期的措施。短期措施方面，我們認為一定要有針對性，一定要即時協助業界。

因此，我們與香港貿易發展局達成共識，未來會增加舉辦商貿考察團的次數，亦會開拓東盟市場、中東市場及東歐市場等。以本星期為例，行政長官及數位局長，帶同業界到日本，希望開拓市場。未來舉辦所有商貿考察團，主要官員都會盡量與業界一同走出去，一同敲門找生意。

我們會繼續聆聽業界的聲音，亦願意考慮不同方案，協助中小微企渡過難關。
主席，我剛才從新聞報道得悉，特朗普表示有機會在今年11月與習主席會面，商討可否進行中美協商，但他接着說，如果談不攏，就會在未來對進口美國的中國產品全面徵收關稅，涉及的金額可能高達5,000多億美元。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預期明年的經濟情況會更嚴峻，而從事出口的企業更必定面對很沉重的打擊。

主席，感謝鍾議員的建議。開放自由行城市與否涉及一定的考慮因素，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會繼續聆聽業界的聲音，可以幫助業界渡過難關的建議，我們都願意考慮。但是，整體來說，要有效應對中美貿易持久戰，我們覺得有數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擴闊本港的對外網絡，包括鍾議員所說的開放不同的自由行城市，甚至擴闊對外經貿網絡。我們會透過簽訂自貿協定及投資協定，以及香港經貿辦的網絡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此外，要鞏固或加強香港本身的競爭力，尤其是新興產業的競爭力。

主席，香港的金融市場因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美國息口上升、利率波動、資金不斷流走，直接影響港元匯價及人民幣的穩定。一旦金融危機進一步擴展，股市將會首當其衝，受到嚴峻的考驗。在生存邊緣掙扎的中小企無法支持下去的話，他們的股票就會受到恐慌性拋售，火燒連環船，可能造成一次更大的股災。我剛才聽到局長說當局已有充分準備，但有否將現今的情況與1997年及2008年比較？

當局在這方面有甚麼具體措施防止"大鱷"來港"搵食"，興波作浪，危害國家的金融安全？
感謝張議員的補充質詢。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指出，政府與所有金融監管機構會繼續密切留意事態發展，我亦樂意把張議員的建議轉交相關政策局考慮。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去年5月，由警方牽頭、成員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銀行公會及多家銀行的代表的反訛騙及洗黑錢情報工作組成立，為期12個月。據報，工作組擬備了一份題為《打擊香港和亞太地區販運人口》的警示，但警方未有發布該警示，原因是擔心外界會把香港標籤為販運人口中心。

局長在主體答覆最後一段提述，聯合財富情報組並沒有備存與人口販運分類有關的可疑交易報告的數字統計。

我同意這做法，如果無法核實資料，當然不應胡亂發放文件。不過，主席，主體答覆提及，情報工作組成立至今，向外界發放警示的正規做法，是透過香港銀行公會發放由銀行代表專家草擬的警示。請問局方現時有沒有任何機制，可以加大力度宣傳並告知公眾，透過香港銀行公會發放的由銀行代表專家草擬的警示才是正規的警示？否則，我恐怕市面上可能突然出現的這些警示會影響香港的形象。我覺得這方面需要澄清。

在2017年，在販運人口受害人識別機制下，接受識別的潛在受害人較2016年上升超過80%，這是否與酷刑聲請者大增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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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2018財政年度已經完結，在84個開支總目中，有28個超出《2017年撥款條例》原先撥給該等總目的款項。有關的額外支出，主要是為了應付2017-2018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及支援優質教育。所有超額開支均已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或該委員會授權批准，給予追加撥款。

多謝代理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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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委員會與政府舉行了3次會議，並邀請相關團體及公眾人士提交意見書。委員普遍支持《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的目的，以在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新設一項特惠扣除，訂定若一份自願醫保計劃保單的保費，是由某納稅人或其同住配偶以保單持有人身份繳付，而有關保單的受保人為納稅人本人或其指明親屬，則可容許納稅人扣除已繳付的保費。法案委員會曾就"指明親屬"所涵蓋的各類家庭關係進行討論，委員特別關注到，有關待遇上的差別是否有理可據，不會構成歧視及侵害平等權利。

政府當局並承諾，將在日後有機會時，盡早檢討《條例》現有條文中"兄弟姊妹或配偶的兄弟姊妹"的定義。此外，有委員關注到，有關納稅人若在香港以外的任何地方，按照當地的法律被同性伴侶領養，則就此所衍生的各類家庭關係，是否合資格成為納稅人的"指明親屬"。政府當局表示，就一對伴侶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領養兒童的情況而言，《領養條例》第17條或第20F條適用。政府當局承諾，將密切留意相關案例的發展，並會研究一名納稅人被一對同性伴侶在香港以外的任何地方，按照當地法律領養的情況下的稅務相關事宜。代理主席，根據《條例草案》，每名納稅人在某課稅年度，為每名受保人繳付的合資格保費可容許作出的最高扣除額為8,000元。委員察悉，根據該建議，約九成標準計劃保單持有人可就其合資格保費全數申索稅務扣除。此外，每名納稅人可申索稅務扣除的指明親屬數目不設上限。然而，大部分委員質疑，有關扣除額是否足以鼓勵市民購買自願醫保計劃保單，從而減輕公營醫療體系的壓力。有委員認為，雖然精算顧問的研究結果顯示，在自願醫保計劃實施首3年，預計約有150萬人會購買或轉移至自願醫保計劃保單，但由於自願醫保計劃現時不設必定承保和保單"自由行"這兩項要求，較高風險人士仍然無法更容易獲得個人償款住院保險的保障。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當局會在自願醫保計劃推行後不時檢討其成效，並會在較後階段再研究有關設立高風險池的建議。當局會在適當時候，就此等事宜向衞生事務委員會匯報。部分委員關注到，在自願醫保計劃下，政府當局將不會規管認可產品的非索償比率或當中的行政費水平。應委員的要求，政府當局承諾，日後會考慮透過自願醫保計劃的專屬網站，公布不同自願醫保計劃服務提供者的認可產品的非索償比率資料，以便消費者可以在購買自願醫保計劃保單時，能掌握充分資料以作選擇。此外，有委員關注到，標準計劃保單有關非手術癌症治療及精神科治療的保障限額，遠不足以應付須接受該等服務的受保人的需要。他們建議，政府當局應設立機制，定期檢視保障表所載列項目的保障限額。郭家麒議員曾表示，有意提出兩項修正案，以修訂"自願醫保計劃保單"的定義，指明自願醫保計劃保單的保障範圍，包括每年不多於5次專科門診服務，以及規定自願醫保計劃的合資格保費用作直接支付醫療開支的比率不低於80%。郭家麒議員的兩項擬議修正案，由於被主席裁定會具有改變《條例草案》主題的效力，而並非只是修訂其細節，因此不可提出。代理主席，政府當局除了會對《條例草案》下"兄弟姊妹"的定義動議一項修正案外，亦會因應立法會在上一個立法年度已通過的《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及《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而就《條例草案》提出相應的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對政府當局稍後提出的修正案，並無異議。

顧名思義，《條例草案》的目的很簡單，就是修訂《條例》並增加一個扣除項目。

此外，如果一份保單的保費由不同納稅人承擔，亦可以把扣減額分配給不同納稅人。

當然，有保單未必等於公營醫院床位的壓力會得以紓緩。

從數年前或最近的施政報告的建議可見，政府花在醫療改革的費用其實不少，例如在2008-2009年度有一項500億元的撥款用於醫療改革，以及用於10年公營醫院發展計劃的撥款達2,000億元。

當然，我們知道，除了增加設施及器材等硬件外，醫療人手等軟件也非常重要，無論是醫生、牙醫、護士或專職醫療人員，亦缺一不可。

代理主席，為了吸引更多人購買自願醫保計劃下的認可產品，《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容許市民為自己和親屬購買認可的醫保產品時扣稅。這個遲來並一改再改的自願醫保計劃，其實已經遠離最初的原意、忘記初心，無法幫助最有需要的人，而以扣稅吸引市民投保的成效亦相當成疑。早在大約20年前，政府提出了人口老化對醫療開支造成壓力的問題。當時香港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經濟不景，政府擔心公共開支無以為繼，因而委託美國哈佛大學學者研究醫療融資。然而，無論是勞資雙方供款的醫療儲蓄計劃、醫療稅，還是強制醫保等建議，全都引起很大爭議。僱主不願意供款，市民和企業亦不願意加稅，同時反對在強制性公積金之後再設"強醫金"。政府方面，缺乏政治意志落實強制醫保建議，預留作醫療融資的500億元只動用了一小部分，其餘不知所終，政府接着又改為研究自願醫保。

根據現時年費約4,800元的標準計劃，每宗手術可獲賠償5,000元至最多5萬元，但稍為複雜的手術費用均超過5萬元，這個賠償額相信只能彌補部分手術費。此外，在投保後才發現的未知疾病，首3年不獲全保，直至第四年才會全保，而何謂"未知疾病"亦存在灰色地帶，保險公司未必肯作賠償。事實上，保險公司經常利用保單條文的灰色地帶拒絕賠償，變成"有得買無得賠"，政府有加強監管的必要。

雖然自願醫保可以保證續保和將可投保年齡由65歲放寬至80歲，但亦無法彌補自願醫保的種種重大缺陷。

根據醫療保險協會的調查，2015年香港已有400萬人購買了醫療保險，政府為何要用公帑鼓勵尚未購買醫療保險的人投保呢？

港人月入的第七十五個百分位數是26,300元，即年薪31萬元，但也不足以達到最高的17%稅階，反映大部分市民無法用盡扣稅額。這個入息的"打工仔"會否為了扣稅而為所有家人每人購買一份8,000元的醫保？即使是達到最高17%稅階的市民，每人最多亦只可節省1,360元稅款，但這些收入較高的市民大多已經替自己和家人購買醫保，不用政府操心。政府的稅率假設有點不太符合現實，對於將會購買自願醫保的人數估計，我認為是過於樂觀。

政府如何估算這個吸引力？

我認為政府所說的"吸引力"，始終未能彌補政府取消高風險池的這個重大缺陷，自願醫保對解決公營醫療體系負荷過重的問題因而幫助不大。推行自願醫保計劃，最多只能被視為踏前一小步。政府表示會在自願醫保計劃推行後，不時檢討其成效，並會在較後階段重新研究設立高風險池的建議。我曾經詢問政府是否已有時間表，會否在一年或兩年後進行檢討，但答案是"沒有"。我希望"較後階段"一詞並非一張空頭支票，更希望"重新研究"不是政府用來拖延落實有利病人措施的藉口。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今天審議的《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關乎自願醫保的扣稅安排。《條例草案》的目的很簡單，任何人為自己或其受養人購買合資格的醫療保險產品便可獲稅務扣除，但以每名受保人每年扣稅8,000元為上限。

政府鼓勵市民幫自己或相關人士投保，而且親屬數目不設上限，市民替越多受養人購買醫保，便越容易達到政府政策的目的。有了自願醫保的保障，市民在需要時便可使用私營醫療服務。

如果能夠讓更多市民受惠，更多人便會購買自願醫保，政策便會越成功。我曾在法案委員會提出一些論點，剛才法案委員會主席發言時也提到相關事項。現時有些人在外地經過合法途徑締結伴侶關係，我當然是指同性伴侶關係。任何人為他的同性伴侶購買自願醫保，能否獲得扣稅？任何人為同性伴侶的子女購買自願醫保，又能否獲得扣稅？局長必須打醒十二分精神，因為有人會問，同性伴侶怎會有子女呢？

第一，同性伴侶的一方為另一方購買自願醫保，可否獲得扣稅？

如果這對同性伴侶的其中一方之前曾與異性伴侶結婚並誕下親生子女——這不算特別例子，有些人曾與異性伴侶結婚並育有子女但其後離婚，再到外國與同性伴侶結婚——那些子女當然是他的子女，但他的子女是否其新同性伴侶的子女呢？

繼父繼母的子女與親生子女是否有兄弟姊妹關係？

政府的答案很明確，政府的看法是平等權利並非絕對。

政府表示，婚姻是賦予已婚夫婦特別的法律及社會地位，以及眾多權利和義務的制度，有關差別待遇以香港現行婚姻法為依據，並只適用於獲香港法律承認的婚姻狀況。政府亦表示，有關差別待遇能達到合法目的，並能維護在香港為人所理解的婚姻概念以及確保制度是明確及切實可行的。因此，政府認為配偶是異性伴侶，一男一女結合成為夫妻才可享有自願醫保扣稅，但同性伴侶則不能享有自願醫保扣稅。這種差別待遇體現了香港社會尊重一男一女婚姻制度的傾向。我想告訴局長，今次我沒有提出修正案以挑戰自願醫保的涵蓋範圍，但在"QT"一案中，終審法院判政府敗訴，在外國締結合法伴侶關係的同性伴侶便可以受養人身份申請簽證來港，我相信局長和政府都清楚了解這點。我們當年制定《家庭暴力條例》時，為了不挑戰"家庭"的定義，最後採取折衷方法，把法例易名為《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希望盡量涵蓋需要保護的人。

基本上，這樣便可處理陳志全議員提出的問題，同時又不會損害或影響我們現行的家庭價值或"婚姻"的定義。我認為這觀點值得在今天的會議上重提。

不論如何，我們透過法案委員會或今天的會議向局方提出想法，希望局方可以考慮這個觀點。

公道點說，規管這種保險產品並不是食物及衞生局的責任，這點我是理解的。我希望局方能夠督促相關部門——我所指的是保險業監管局，因為保監局應該負責規管保險產品——作出跟進。我希望未來自願醫保產品推出後，能有足夠透明度，供公眾進行比較。

我希望局方聽到我們這項意見，在推行計劃時能夠有所行動。

對於是次修訂，工聯會與以往一樣，都是原則上支持。早在自願醫保計劃於2014年諮詢期間，我們已指出該計劃希望惠及有經濟能力的市民，讓他們能在私家醫院或其他私營醫療機構獲得及時適切的醫療服務，以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原則上支持是項計劃。《條例草案》主要為每名受保人提供8,000元上限的稅務扣減，而相關受保人的數目不設上限。

如果說前朝政府英國人留給香港最有價值的幾樣東西，其中一樣便是我們的醫療制度。基本上，香港的醫療制度承傳自英國的國民保健制度。

這是前朝殖民地政府留給香港其中一個至今仍然有效的制度。政府為了擺脫這個它認為是費錢的制度，前後用了30多年時間進行不同的實驗。第一個實驗是1983年的《司葛報告書》，該報告書指出香港不能承擔高昂的醫療費用，於是有必要成立一個今天大家都很熟悉的醫院管理局。其實，最初成立醫院管理局並非為了改善醫療服務，而是想設法減少政府的開支，包括開設乙級病床或採用其他方法。

這可能亦是為政府打圓場，因為談了數十年，沒有理由不拿出一些東西在立法會通過，以證實政府沒有走冤枉路或沒有白走一趟。

其實，在香港，政府負擔的醫療開支是羞耻地少。

如果真的落實自願醫保計劃，可以幫助甚麼？我舉數個例子，頗有趣的。

其實，這個思維......基本上，政府中了很多"毒"，而保險界當然對政府的建議表示支持。我曾要求政府修改......我早前曾建議修訂《條例草案》，把專科門診——撇開普通科不談——納入自願醫保計劃的保障範圍。代理主席，這是因為現時輪候專科門診的時間很長，以新界東的骨科為例，達177個星期，接近3年；新界西的婦科，達132個星期；九龍東的眼科，達157個星期。

今天的方案，用在所謂利潤、管理或讓保險界高薪厚職的錢，佔整筆保費的35%至40%，即三四成錢去了這個行業。全世界沒有一個成熟的、由政府主導的醫療保險計劃容許三四成錢作這種用途。

大家要知道，市民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有很多人問，為何不設立高風險池？

政府至今仍沒有限定保費，也沒有限定管理費。

保險界也十分開心，有政府替他們促銷，吸引更多年輕人購買自願醫保。

代理主席，我很難反對這種"派錢"的動作，但說這種"派錢"的動作能夠幫助香港的醫療服務，是天方夜譚。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不過，我必須指出，《條例草案》對紓緩香港的醫療壓力，只是聊勝於無。以下我解釋為何我認為最高上限扣稅8,000元聊勝於無。

代理主席，《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今天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旨在配合自願醫保計劃。自願醫保計劃歷經二三十年醫療改革諮詢後終於出台，用以應對香港人口老化、公營醫療服務輪候時間過長，以及由此產生的公營醫療服務超出負荷的問題。

而最新的檢討結果顯示，市民支持自願性醫保制度。在這個背景下，自願醫保計劃及相關的稅務修訂應運而生。當局建議提供誘因，鼓勵市民自行為自己及家人購買住院醫療保險。

按照政府原本的構思，高風險人士的標準計劃保單會被轉移到高風險池，與包含非高風險保單持有人的一般風險池分開。

政府注資設立的高風險池，讓高風險人士獲得住院保障。按照政府最初的構思，自願醫保計劃推行首年，高風險池將承接所有合資格保單，由第二年開始則只承接40歲或以下人士的合資格保單。不過，這個構思的可持續性受到部分人士質疑，尤其是來自保險業界。

前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亦承認，如不設立高風險池，這項自願醫保計劃的吸引力會減少。我留意到，政府似乎不會放棄高風險池這個計劃。

請局長稍後說清楚。

根據立法會資料研究組在今年7月發表的研究顯示，私人醫療保險對控制公營醫療開支的整體作用有限，部分原因是受保人會繼續選用公營醫療體系提供的成本高昂醫療服務。即如果患病者需要接受複雜的手術，最終可能也會返回公營醫院接受治療。政府曾經預期，在自願醫保計劃實施第三年，將有大約150萬人加入計劃。

政府的估計是否過於樂觀？

《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會動議她的修正案，以修正秘書剛讀出的條文，以及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8A及8B條。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原條文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局長發言及動議她就條文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修正案，以修正第8、9、10及12條，以上均屬技術性修正案。修訂《條例草案》第8條，擬議第26J4條中，有關兄弟姊妹的定義，以涵蓋a納稅人或其配偶的父母所領養的個人；及b在納稅人或其配偶本身是領養子女的情況下，納稅人或其配偶的養父或養母的親生子女。因應《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通過，我們建議對《條例草案》的第9及10條的擬議第80及82A條，作出相應修訂，訂明若納稅人根據某自願醫保計劃保單已繳付合資格保費，獲保險公司退還，但未有在款項退還當天後的3個月內，將退款一事以書面通知稅務局局長的情況下，可施加的罰則，以及代替檢控而徵收的補加稅。因應《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的通過，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的第12條、第12條的擬議附表3E標題旁括號內加入第112章的第63CA及63E條的提述，旨在涵蓋《條例草案》就自願醫保計劃新設的特惠扣除項目。我們懇請委員支持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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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現在處理新訂條文。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請動議二讀新訂條文。
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8A及8B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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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8A及8B條。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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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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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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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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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

在2018年10月12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2018年儲稅券公告》。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其審議結果，謹請議員支持議案，將該項公告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8年11月28日的立法會會議。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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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第二項議案：延展於2018年10月10日提交本會省覽，兩項有關《稅務條例》的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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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香港的入境慣例，所有持英國護照的人可獲簽證180天，即6個月。

我也親自向澳洲領事館的使節詢問，如果貴國不批准某人入境，會否給予解釋？他表示當然會，以方便當事人上訴。

聽到這種完全近乎幼稚的說法，我便想指出，立法會少了梁君彥會否倒塌？

這種幼稚、無聊和撒賴式的辯論，簡直便嚇壞國際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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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在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的情況下，中國和美國向對方的貨物徵收關稅。香港作為經濟高度外向的城市，無論如何也會被波及。

綜觀目前的狀態，這場貿易戰並不是一場簡單的貿易戰。香港作為開放型經濟城市，面對這場貿易戰所得到的最大啟示是，除多位議會剛才說我們要融合外，香港其實在國家與國際的定位並非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我重申，香港並非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而是一個有獨特角色和功能的實際經濟體，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在兩個大國進行政治角力之際，無論是外交和貿易上的衝突，香港根本無法做任何事，亦沒有空間可以介入。

這個信息十分重要，是香港鞏固和維持國際城市和金融中心地位的最重要因素。

我認為這種做法絕對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當局的確欠這位編輯馬凱先生一個解釋。

他一直以來負責報道亞洲新聞，甚少報道本港政治新聞。他的視野以亞洲新聞為主，工作範圍亦非以香港為重點。然而，為何《金融時報》甚至馬凱要以香港作為工作基地？

如沒有準確的資訊及新聞發布，便不會有任何交易，我們的股票市場會變成一潭死水。如果沒有資訊，又如何能進行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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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馬凱先生不獲續發簽證一事，當局在未有提供任何理由的情況下拒絕這名記者到港。

如他不准俄羅斯總理普京來港，又會否提供理由呢？主席，將這件事件提升至國際外交層面，實屬非常愚蠢及不智，這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先例。任何壓制新聞自由的舉措，一次也嫌多。

如果可以，我希望政府可就此事件向《金融時報》作出解釋。

如其決定合法、合情、合理，為何不能向當事人披露？我到目前為止仍假設保安局的決定合法、合情、合理。在一個合法、合情、合理的情況下，局長向有關當事人披露他們的原因，亦屬合法、合情、合理。主席，我謹此發言。

全篇演辭充滿仇恨，旨在挑起香港人對國家制度的仇恨，他鼓吹"港獨"，說香港應該獨立，民主自決，培養國家意識。這些言論完全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針。Mr MALLET是外國記者會的第一副主席，他安排該場演講，而根據報章報道......我沒有參與處理這宗個案，不知內情。根據報章報道，我們國家的外交部可能曾與他交涉，要求他不要舉辦該場演講，但他堅持舉辦，讓一名挑起仇恨、鼓吹"港獨"的人士在外國記者會作出如此高姿態的演講。

我認為入境處作出這項決定是合理之舉，符合香港利益，亦與新聞自由無關。因此，我反對毛孟靜議員的議案，我完全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要傳召保安局局長或入境事務處處長。事實上，香港法例已提供Mr MALLET一個上訴渠道，如果行政會議否決他的上訴，他仍然可以透過司法覆核來抗爭，表達他的不滿。

主席，我認為今天的議案又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有人借炒作一件簽證事件，威嚇要傳召特首，傳召主要官員，實際上是向政府施下馬威，警告官員日後即使合法、合理行使權力阻止"港獨"分子入境，都會被傳召。主席，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按照《基本法》宣誓。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維護國家統一，領土完整，是所有立法會議員，以至所有中國人應當履行的責任和義務。國家領導人三番四次強調，"一國兩制"的高度和深度可以很高、很深，但任何危害國家安全、主權，挑戰中央、《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是絕不能容許的，是不能觸碰的底線。這道理很容易明白，沒有一個主權國會容許一個制度存有漏洞宣揚獨立。主席，宣揚"港獨"，將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出來，明顯抵觸《憲法》和《基本法》，衝擊"一國兩制"。所以，民建聯支持政府依法執法，打擊"港獨"。主席，若看到有人破壞"一國兩制"，政府也不合法行使權力阻止，就對不起國家，對不起香港人。主席，"港獨"不符國家和香港的利益，社會各界堅決支持保安局局長根據《社團條例》第8條，禁止宣揚"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運作。香港民族黨成立至今，在宣揚"港獨"方面的作為，真可謂罄竹難書。他們以推動香港"獨立建國"為綱領，在創黨綱領還提出所謂的建立自由而獨立的香港共和國、廢除所謂未經港人授權的《基本法》，鼓吹"港獨"。召集人陳浩天更不時參與"台獨"活動，與支持"台獨"組織討論簽訂"港獨"、"台獨"合作備忘錄的相關內容。更嚴重的是，香港民族黨一直推動在香港校園"播獨"，推行所謂中學政治啟蒙計劃，推動"香港獨立"，荼毒香港青年。很明顯，這個組織的主張和推動"港獨"的行為，正將香港推入一個非常危險的邊緣。因此，我們認為保安局局長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的決定，是正確履行《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力和責任，履行中央和香港各界對特區政府致力維護國家統一、領土完整所必須採取的堅決態度。

即使面對社會各界人士堅決反對，要求不要違反國際組織應有的誠信及國際規範，舉行"港獨"論壇，但外國記者會一意孤行，按計劃在這個敏感時期，讓陳浩天向全球宣揚"港獨"。結果，主席，陳浩天當天不單在論壇上大肆宣揚"香港獨立"的信息，呼籲英、美政府介入中國香港事務，其後更不顧廉耻去信美國總統，要求撤銷中國及香港的世貿成員身份，又要求檢討美國《香港政策法》，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嚴重損害香港和港人的利益。

反之，對外國記者會馬凱先生不獲入境處簽發工作簽證這件事，反對派卻大做文章。主席，根據香港出入境政策，入境處在處理每宗個案申請時，會按照法律和政策，考慮個案的特殊性後才作出審慎的決定，並且不會就個別個案作出解釋。所以，任何人，即使是馬凱，都不應該有特殊的處理。此外，特區政府實施獨立的出入境政策，可以自行決定誰人可入境，誰人可獲發簽證，情況就像我們到其他國家要申請簽證，亦有機會被拒發簽證一樣。所以，假如一個持有工作簽證的外國人支持"港獨"，甚至利用他的組織邀請"港獨"人士公開演說，明顯違反《憲法》和《基本法》，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他自然不受特區政府歡迎，入境處亦拒絕向他續發工作簽證。主席，我認為這做法合法、合情、合理，合乎香港利益和各界人士的意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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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厭其煩地引述《基本法》有關條文，目的是再次清晰嚴正地說明，所謂"香港獨立"、"香港建國"、"自決前途"、"自決命運"以至將"港獨"列為一個選項等，都是違反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亦是對香港社會、經濟和民生有百害而無一利。

在這個背景下，今年8月14日，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陳浩天在本來是政府物業的外國記者會會址發表"港獨"演說，這是完全不恰當，不尊重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不尊重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行為，應當受到譴責。特區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對此表示關注和反對，絕對是合法、合情、合理。我早前亦曾提議，特區政府可以考慮正式去信外國記者會，明確指出有關活動違反雙方簽訂的租約條款，如有再犯，政府有權終止租約。有人將這宗事件與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拉上關係，我認為兩者完全不同。首先，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是有界線的，也不可超越法律的底線。第二，有關活動並非一般新聞採訪，而是特意製造一個平台，幫助陳浩天向海內外人士公開宣揚及鼓吹"港獨"主張，公然挑戰中國《憲法》、《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原則。

關於香港記者會副主席馬凱先生申請工作簽證續期被拒，我首先要強調，根據現行《入境條例》，入境事務處處長有權拒絕任何外國人士入境或拒絕向他們批出工作簽證，並且無須提供理由。過去5年，入境處處長一共拒絕了超過7,600宗根據"一般就業政策"提出的入境簽證或延期逗留申請，即平均每年拒絕了超過1,500宗申請。今年首9個月也拒絕了超過660宗申請。由此可見，工作簽證申請被拒並非十分稀奇或特殊的事情，相信當局過去亦不可能就每宗個案提出拒絕申請的理由。事實上，不少外國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經常會因不同理由而拒絕某些外國人士入境，甚至強行遞解一些人士出境。在某些個案中，有關當局已經批出簽證，但有關人士在辦理登機或入境手續時，才知悉簽證無效。這些被拒入境個案亦涉及新聞從業員，理由可能包括危害社會治安，擔心某些人入境後會從事與身份不符的活動或可能會煽動種族仇恨和影響社會和諧等。但一般來說，有關當局不會提出詳細的理由。我提出這個例子並非暗示馬凱先生是因為相關理由被拒入境，實際上我不知道有關原因。特區政府亦已多次公開回應，表明不會評論個別個案，亦不會公開拒絕簽證的理由。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毛孟靜議員今次根據《基本法》提出議案，要求傳召保安局局長和入境處處長向立法會交代馬凱事件，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而且有違香港一貫的入境政策。我相信，即使局長和處長解釋100次，他們也可能會提供同樣的答案。

新聞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礎，媒體工作者的自由絕對不該被妨礙，但不幸的是，香港特區政府在北京的壓力之下，往往下跪，今次更破天荒地對外國記者秋後算帳。馬凱先生自2016年起一直在香港工作，今次無故的只獲批單次7天的旅遊簽證，就要求他"執包袱"，與一般英國旅客可以留港6個月的待遇極大不同。政府一直沒有明確解釋原因，但他早前在外國記者會主持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演講活動，被認為是導致簽證被拒的原因。

海外投資者對香港的人權和表達自由的信心，是香港賴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元素。一位資深的國際媒體工作者主持一次演講活動，原來已踩了紅線被下逐客令，這對香港媒體是一個極大的侵犯、警號，更加深了香港言論自由受到威脅的陰影。說一些政權不容許說的話便立即被逐離開，甚麼"高度自治"完全走樣變形。香港記者協會4月發表"香港新聞自由指數調查報告"，顯示有73%在本地從事新聞工作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新聞自由的情況較1年前倒退，大部分新聞業界和公眾人士均表示，來自中央政府的壓力正在損害香港的新聞自由。馬凱工作簽證續期申請被拒，實際上的確引起了外國的關注，不論是歐盟政府、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美國政府等很多相關組織，均促請香港當局就拒絕簽證予馬凱先生的決定緊急作出解釋，但香港政府似乎想採取拖延政策，直至大家忘記整件事便由它不了了之。不要把外國政府、國際組織說成甚麼勢力，這些其實都是本港在國際商業上的合作夥伴。

林鄭月娥堅稱香港政府是依法辦事，又聲稱香港的言論和個人自由均受到《基本法》保障，反指國際上並無絕對的自由，自由在某些情況下會受到限制。

無可否認，這種說法的目的是轉移視線。

究竟特區政府是低估了各國政府及外國商界的關注才這樣做，還是收到命令，非要"人頭落地"不可？如果香港的營商、法治環境淪落至這樣的地步，實在非常可悲。熟悉香港入境法的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認為，林鄭月娥政府說不提供理據是國際慣例，這說法是錯的。事實上，大部分成熟及公平處理入境個案的政府——當然不要跟隨不好的做法而是好的做法——都會向被拒簽證的人士提供書面理由，讓他知道自己因甚麼原因被拒入境。另一重要原則，就是要令到申請人有上訴的權利及理據，並且得到成功上訴的機會，但在這件事上，卻是甚麼都沒有。

今次香港政府在不提供任何理由之下，拒絕馬凱先生續期簽證申請，除凸顯對他的不公平以外，更影響到香港的新聞自由。

不過，不要以為這件事只會影響記者，馬凱事件發生後，在香港工作的很多外籍人士均向我表示極度關注，他們覺得政府的做法非常不合理，亦影響到他們在香港營商及工作的信心，擔心會否有朝一日因為甚麼事情、在哪家酒樓吃飯還是說了甚麼話，接着就"他朝君體也相同"？馬凱事件對香港國際營商環境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不容否認，請他們不要自我欺騙。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資訊自由和法治環境，都不是投資推廣署哄人來港時才說的。建制派正在肆意破壞，難道他們認為國際社會便會對他們的話照單全收嗎？破壞了香港的經濟穩定和國際的地位，責任誰負？若日後財政司司長告知我們，經濟環境面臨重大風險，他會承認是政府這些政治行為所致的嗎？再者，如果政府認為馬凱在香港的活動真的危害國家安全，大可直說，我們也想知道他如何危害國家安全。國家如此強大，這樣便能危害其安全？是的話，但說無妨，告訴國際社會，原來在香港主持一個講座也要遭報復式封殺，讓其他人以後不敢效法，亦可以讓國際社會看見，原來香港和國家如此脆弱，不妨老實說出來。

香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空間的已越縮越小，建制派認為是政治問題，不，這是經濟問題。政府官員對於國際對香港的評價是"輸打贏要"，當香港的競爭力和自由營商環境的排名高時，便拿出來往自己臉上貼金，但當國際社會談及香港的人權、新聞自由和法治亮起警號，分數下降時，政府便立即"落閘"，說外國人不應對香港的事說三道四。

政府要國際社會認為香港沒有問題，繼續來投資，情何以堪？不要當人家是傻子。主席，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一點一滴地被現時的政府剝奪，為的是向北京顯示香港政府絕對跟隨中央訂立的紅線。但是，如果我們不堅守香港的言論自由這個最後堡壘，便會斷送我們的將來，令國際社會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信心逐步失去。

我再次要求特區政府開誠布公，解釋拒發簽證予馬凱的原因。

外商為何選擇其他地方？其實外商正逐步對香港喪失信心，對法律能給予他們的保障失去信心，幸好，香港的法庭依然屹立着，但是，面對這些行政決定，法庭又可如何幫助我們？行政機關作出這些行政決定，顯示它已忘記香港賴以成功的地方。

就此次事件，我一定支持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議案。

主席，我絕對贊成毛孟靜議員的議案，引用《立法會條例》傳召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及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衞到立法會席前，就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英國《金融時報》編輯馬凱先生被特區政府無故拒絕工作簽證續期申請一事作證，並接受議員提問，以釋公眾疑慮。主席，事件發生以來，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令人擔心政治敏感程度已經成為記者能否採訪的準則。英國、美國、歐盟及加拿大政府，以及《金融時報》、《紐約時報》等國際傳媒，紛紛發表聲明，公開促請政府解釋拒絕續簽工作證的決定，否則會令香港的國際地位嚴重受損，甚至令"一國兩制"蒙上風險。外國記者會亦發聲明，指事件令人不安，更強調"由於沒有官方解釋或明確理由，這一決定令人覺得是武斷的，在香港法律缺乏任何依據，並令媒體工作面對嚴峻考驗。

這些在國際上享譽多年、地位舉足輕重的傳媒工作者，接二連三為馬凱事件發聲，同樣提出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憂慮，可見事件的嚴重程度已上升至國際層次。如果政府一直逃避解釋，任由事件繼續不明不白地發酵，我相信只會親手斷送香港一直引以為傲、賴以繁榮的國際聲譽。然而，面對多方壓力，特區政府依然我行我素，處理方法實在令人失望，不但至今未肯解釋原因，更強調"不評論個別個案"，特首林鄭月娥更公開說"不評論和解釋個別個案是國際慣例"。主席，剛才毛孟靜議員也列舉了很多事例，說明其他國家對個別個案並非沒有解釋。事實上，資深大律師、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以個人身份接受訪問時，公開反駁特首林鄭月娥，指其說法荒謬，因為不少國家如英國、澳洲等，都會詳細說明拒絕簽證的理由，讓申請者提出覆核或上訴。如果馬凱先生連被拒絕的原因也不知道，他如何辯解呢？這樣不是等同剝奪他的覆核權嗎？或許特首生活在平行時空，對於"國際慣例"的認識與大部分人不同。戴啟思先生亦指出，過去25年來，他處理過不少與入境事宜相關的案件，但從未見過類似馬凱先生的個案，形容政府處理這個案的做法是"不尋常和不公平"，更擔心未來會有更多類似個案。雖然政府不肯解釋，但是背後的原因，很難不令人聯想到事件起因與馬凱先生在外國記者會上主持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先生的演講有關。

他們都強調"特區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部分，堅決反對任何為'港獨'分子提供講台"等，以此作為理由，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更把事件定性，認為是為宣揚"港獨"搭台唱戲及協助進行煽動分裂國家的違法行為。

不過很可惜，不足兩個月，便發生他的工作簽證被拒絕續期的事件。事實上，馬凱先生自2016年起已在香港擔任記者，兩年以來，其工作簽證續期也不曾出現問題，但他在8月主持該演講，10月便被拒簽證續期，而且除了工作簽證不獲續期外，更罕有地只獲批一次性7天的旅遊簽證，與一般英國旅客可留港6個月的待遇極不相同。究竟他做了甚麼事情或做出甚麼離經背道的行為，令他受到的對待連一名普通英國旅客也不如？事實上，已成立多年的外國記者會經常接待不同政見及身份的社會人士，包括香港及內地官員等，邀請他們演講，以及討論社會時事問題，那麼邀請陳浩天演講又有何不可？這是否反映中央政府正積極干預香港的管治，而特區政府亦因此而屈服，拱手送上我們的核心價值，斷送了我們的自由和自主的權利？

外國記者會仍然堅持提供這種平台及機會讓大家發表不同意見，以捍衞新聞自由及社會應有的討論自由。我覺得這種做法顯示他們正在維護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令這些價值不致蕩然無存，我們應該引以為傲。因此，我覺得今次事件並非只關乎外國記者會在港的工作或他們在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如此簡單，亦不只關乎馬凱先生所面對的問題，而是關乎整個香港的新聞自由。如果馬凱先生不是一名傳媒工作者，可能引起的迴響未必這麼大。但是，正正因為他是一名記者，正正因為新聞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政府絕不能無法無天，任意剝奪一名記者的權利，我們更不能讓政府這樣蒙混過關。因此，我全力支持毛孟靜議員的議案，並非單純為了維護馬凱先生，更不是為外國記者會說話，而是為了香港的未來。如果不是政府自事件發生後一直不願解釋，我們也不會引用《立法會條例》這把"尚方寶劍"。事件關乎香港的核心價值，政府必須尊重公眾的知情權，提供一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解釋，公眾不能被蒙在鼓裏，亦不能任由事件這樣蒙混過去而作罷。代理主席，我十分支持毛孟靜議員這項議案，因為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以及我們的基本人權均不斷被收窄，我們對此感到很可悲。如果我們不就此作聲，噤若寒蟬，未來的處境便會更惡劣。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不單是為馬凱先生而發聲，也是為了香港未來的發展而發聲，並要捍衞我們的基本權利。
代理主席，今天的辯論本來不應發生，如果事情發生在20年前，對於特區政府拒絕向一位資深外國記者發出簽證，我相信任何人都會認為這是天方夜譚、匪夷所思。但很可惜，事情始終發生了，而我們今天就這件不幸的事情進行辯論。日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港珠澳大橋開幕儀式時並肩而行，大家都看到象徵性的一幕。

公眾對政府拒絕向馬凱先生發出簽證充滿疑問，特區政府的處理方法也令人覺得於法不合、於理不通，置香港於險地及毀香港的優勢。公眾有何疑問？第一個疑問是拒絕發出簽證而不給予解釋，是否合理的做法？是否符合國際慣例？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特區政府實行出入境管制，可以拒絕任何人的工作簽證申請，但行事方式必須合情合理，亦必須符合程序公義。任何人都知道，程序公義非常重要。政府在處理申請的過程中，是否能夠符合公正、合理的原則？在今次的事件中被拒發入境簽證的申請人，其實可以根據《入境條例》第53條，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上訴。代理主席，如果申請人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被拒發簽證，他又如何提出上訴？如何反駁和證明特區政府拒發簽證並不合理呢？行政會議和行政長官又如何在沒有充分上訴理由的情況下，只考慮入境事務處的解釋便作出合理裁決？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兼資深大律師戴啟思亦指出，政府處理馬凱事件的方式確實不尋常和不公平。代理主席，另一個問題是國際慣例。剛才其他同事也提及，行政長官表示有關事件符合國際慣例後，我們發現有其他實際例子，證明這事並不符合國際慣例。不給予解釋，是否真的符合國際慣例？一些實際例子說明，最少有3個國家的做法不一樣。英國、美國及新西蘭在拒絕申請時，必須告知申請人被拒發簽證的相關法例要求及原因。例如，英國會提供一份官方表格，列明拒發簽證的原因，如未能符合該國最低收入標準等，以便被拒發簽證人士在下次申請時檢視自己是否符合要求。

政府所持的理由，在太陽底下是否完全站不住腳？

公眾的第二個質疑是，這事是否與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有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以來經常掛在嘴邊的是強調要依法辦事。早前特首接受日本傳媒訪問時，更強調香港政府會依法辦事，並且指出國際間沒有絕對的自由。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范太，以及前立法會主席也表示，不應將記者身份與言論自由混為一談，強調記者也是普通人，須遵守法律，否則記者便會享有特權。代理主席，特首或許沒有說錯，香港居民享有《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下的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以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條下的發表自由，這些均不是絕對的自由。但是，林鄭月娥忽略了的是，即使我們退一萬步，"港獨"真的是一條紅線，馬凱有否發表任何支持"港獨"的言論呢？《金融時報》也曾發文表明，"港獨"違反《基本法》而且不可行。

記者的確沒有特權，記者亦確實是普通人。

代理主席，言論自由是香港核心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不同意"港獨"，也認為倡議"港獨"的組織違反《基本法》，但必須緊記的是，馬凱並沒有提倡"港獨"，他只是舉辦了論壇，他只是容許被政府視為眼中釘的政黨代表在論壇上發表演說，參與者可以同意或反對這位政黨代表的言論，這體現了香港言論自由最珍貴之處。討論"港獨"並沒有違反《基本法》，容許一些人公開質疑倡議者的立場，也沒有違反《基本法》。政府本來應該保障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讓全港市民及新聞工作者能夠在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情況下，討論相關議題，以說服香港市民放棄"港獨"思想。如果政府只是利用權力無理地打壓香港人，效果只會適得其反。一直以來，以理服人才是說服別人的最佳方法。既然馬凱沒有提倡"港獨"，只是提供一個平台，讓全港市民，甚至所有關心香港事的人思考"港獨"問題，香港政府便不應該也沒有理由限制言論自由，《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3條也沒有訂明限制言論自由的任何理由。代理主席，令人擔心的是，根據美國人權機構Freedom House在年初發表的世界自由年度報告，香港的自由度只有59分，屬於局部自由。

如果香港政府今天以拒絕入境申請來打壓新聞工作者報道不同觀點的權利，明天特區政府又會用甚麼方法來打壓其他新聞工作者報道其他觀點的權利呢？更令人憂慮的是，如果今天特區政府的紅線是提倡"港獨"，明天這條紅線又會否向左移或向右移？我們又如何說服其他人，這條紅線只在小部分情況下適用？原則上，這條紅線根本不應該存在。第三項質疑是，事件會否影響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近年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能否有效落實，基本的自由法治能否守得住已有所質疑。

不幸的是，一年前英國保守黨關注香港事務的成員羅傑斯被拒入境，英國首相文翠珊就此事接受國會質詢，並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亦對此表示關注。一年後，再有國際記者被拒發工作簽證，國際社會只會更為關注。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國際社會現時最關注的是，香港能否維持自由法治，"一國兩制"能否持續。

究竟特區政府是否知悉這些事情正在發生？我們不想危言聳聽，只希望這些事情不會繼續惡化。但是，缺少外國投資者，最後只會令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稱號，變成一句空話。

如果我們含糊其辭、敷衍了事、得過且過，或我們都做"差不多先生"，"一國兩制"將會繼續崩塌。如果香港政府以人治代替法治，或以莫須有的原因行事，目的只是為了表面的社會和諧，國際社會只會逐步對香港失去信心。至於馬凱被拒發簽證這事，特區政府不但欠馬凱本人一個解釋，還欠香港人、香港新聞界，以及國際新聞界一個合理解釋，更欠最重視"一國兩制"能否繼續運作的人一個解釋。代理主席，我希望大家不要把這事視為一件普通或個別的個案，因為這宗個別個案正演化成一個雪球，而這個雪球正慢慢滾下來，站在這個雪山之下的就是香港人和"一國兩制"。如果我們不能夠有效地令外界對香港繼續抱有信心，"一國兩制"只會是我們自己說的空話。

這樣做對香港有好處還是壞處呢？從"一國"的角度來看或從北京的利益和角度來看，損害"兩制"的利益，是否符合北京的原則和利益呢？我相信有智慧的人一定會有答案，我相信有智慧、有良心，真正愛護香港的人今天亦會就毛孟靜議員提出的這項議案投贊成票。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毛孟靜議員的議案，反對傳召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先生及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衞先生到立法會。首先，我認為要說說這件事的時序。在今年的7月17日，保安局公布並向傳媒表示會考慮禁止香港民族黨的活動。8月3日，Hong Kong Free Press報道，中國外交部要求香港外國記者會重新考慮是否邀請倡議"港獨"的陳浩天到外國記者會單獨演講。8月14日，外國記者會不理會外交部的勸告，仍然舉辦了有關活動。同日，外交部再次發出強烈的譴責聲明，抗議外國記者會舉辦這項倡導"港獨"的活動。9月24日，政府正式宣布取締香港民族黨。10月5日，傳媒報道馬凱的工作簽證不獲續期，而政府當然沒有公開箇中原因。

我們認為，外國記者會邀請這種人演講的唯一目的，就是讓他談論"港獨"。這項活動是否一項採訪？

在此我也要說，大家如果不懂，便要學懂：外交問題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下顯然不屬於香港的自治範圍。就今次事件，首先表態的其實是外交部。外交部在8月14日再次強烈譴責，證明此事從國家的層面來看，是國家的事情。為何是國家的事情？

"一國"不會有兩個定義，即在香港，我們不會對"一國"的主權有不同的理解。香港是基於這種共識，才爭取到"一國兩制"。

我現在要說的是我的個人觀察；我不能代表政府，而政府亦未有官方回應，但我相信我的觀察與事實接近。

我希望李家超局長聽到我說的話。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我們都很珍惜，我們每個人都是在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環境下出生、長大和受教育的。

它只是一個外國記者組織而已。

如果大家了解"一國兩制"的來由，應知道《基本法》每項條文的第一款肯定關乎主權，第二款才關乎授權。

外國記者亦應有此水平，我更希望外國記者會日後的決策層會有此水平，不會引起......

我在1998年曾想帶領一個團隊到美國，就亞洲金融風暴採訪一位前國務卿。

我們估計，他們是想我們聘用美國的攝影師，但答案不得而知。

我相信政府掌握的資料較我們多，但那些資料是否必須公開？

楊岳橋議員也數次提及"提供平台"。

我們一向尊重言論自由。

現時沒有人要拿走他的採訪自由，其他記者一樣可以進行採訪，但是他不應主動提供平台。

故此，我絕對反對傳召保安局局長和入境事務處處長到本會解釋有關決定的原因，因為政府絕對有權力作出該項決定。

代理主席，議員今天的辯論圍繞入境政策和工作簽證的問題，而世界各地的入境政策如何呢？

香港的入境政策也相同，我們執行有效的出入境管制，歡迎訪客，匯聚人才。入境簽證制度讓我們可以處理外地人士申請來港旅遊、就業、投資、受訓、居留或學習。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在1992年的一宗案件中已清楚指出，入境事務處處長就外國人出入境和逗留申請的決定是行政決定，不需就此給予理由。

香港居民經常會出外旅遊或公幹，有些人也會被其他國家或地方拒絕入境，而外地政府沒有責任向特區政府作出通報，事實上也沒有通報機制。此外，雖然很多泛民人士很不喜歡這說法，但按照國際慣例，各地出入境管制當局一般不會就個別個案的決定，詳細解釋具體理由或其他細節。代理主席，每天有很多香港人因為各種需要前往各國領事館，例如到美國領事館，申請入境簽證，而我們經常聽到有香港人無法獲取簽證。

英國外相甚至公然表示，如果香港政府不作緊急解釋，便會認為馬凱不獲續簽工作簽證是基於政治原因。外相不愧為出色政治家，可以把我剛才指出一件世界各國——當然包括英國——出入境政策的平常事，說成好像是一件非比尋常的大事。事實上，大部分國家拒絕外國人士入境時，大都基於政治原因、國家安全理由或公眾利益。過去多年來，歐美多個國家的政府——當然包括英國政府——基於政治原因、國家安全理由或公眾利益，甚至有可能不予任何理由，每年不知道拒絕多少名外國人士入境。我隨便在網上搜查，就已經找到一些英、美政府沒有給予理由而拒絕傳媒工作者的入境簽證個案。今年3月，加拿大記者薩瑟恩被英國拒絕入境，英國內政部明言，若認為該人對英國的公共利益沒有好處，就有權拒其入境。另一宗個案，梁美芬議員剛才也提到，2017年10月，也門女記者、國際自由新聞獎得主納賽爾被美國當局拒絕入境，美國國務院以簽證紀錄保密為由，拒絕置評。在2016年12月，加拿大攝影記者準備前往美國，採訪環保分子和土著反對興建輸油管示威事件，被美國拒絕入境。在2016年1月，梁議員剛才也提到，英國廣播公司女記者拉納被美國拒絕入境，當局沒有解釋。在2009年，黎巴嫩記者伊巴謙被英國政府以"不符合公眾利益"為由拒絕入境，當局沒有解釋。在2003年2月，伊拉克官方通訊社駐聯合國記者阿拉維被美國政府以"從事危害美國安全的活動"為由驅逐出境，並需要與其家人在15天內離開美國，當局沒有解釋。香港回歸前的1991年，台灣資深媒體人張友驊隨台北記者代表團來香港發表演講，批評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一些國家造成混亂，港英政府政治部立即限令他在48小時內離境。外國政府真有趣，他們行使入境權力便理所當然、合情合理，但香港政府做時卻要緊急解釋、公開交代，難道香港真的好欺負嗎？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馬凱先生在不足兩星期之後，邀請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作客，在香港外國記者會的會所以"香港民族主義"為題，宣揚違反《基本法》的"港獨"主張。剛才楊岳橋議員說，馬凱先生沒有開口提倡"港獨"，所以不應該有問題。

我不再重複梁議員剛才的觀點。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事前已經要求主辦方撤回邀請，但對方一意孤行，堅持邀請陳浩天演講，為"港獨"搭建宣傳的平台。在演講中，陳浩天一再宣揚獨立是香港達致真正民主的唯一途徑，還聲稱香港是一個國家，尋求獨立是抵抗中國殖民入侵。這是在煽動本港的年輕一代，希望在香港散播"港獨"的種子。這種行動本身是在挑戰我們的國家安全、主權、《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是政治挑釁。馬凱先生來港作客，卻不尊重香港這位主人家，這是否太過分呢？另一方面，有議員剛才亦提到類似的觀點，即有關活動根本與傳媒工作者的身份毫不相干。在國際人權公約之下，新聞自由受制於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為何新聞工作者在報道新聞以外的行為，卻不需要尊重有關國家、地方的法律呢？難道記者有天子令牌，可以為所欲為？

沒有，當時沒有，今天亦沒有。新聞自由受損從何說起？假如馬凱先生不獲續簽工作簽證真的與他推動陳浩天演講會有關，也只是基於他以會所主辦人身份舉辦活動的行為，與新聞工作完全無關。再者，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二條，在香港的外籍人士有遵守特區實行的法律的義務。特區的法律包括《基本法》，亦當然包括《基本法》的第一條，即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代理主席，事實上，香港傳媒人過去被封殺，泛民同事沒有發聲，為何他們守護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態度會有所分別呢？我不知他們是否還記得，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先生多年前遭到《信報》暫停專欄，負責與他聯絡的編輯稱文章的立場、角度有問題。劉迺強先生當時向香港記者協會投訴，但交涉無果，記協沒有發聲，沒有幫忙。劉先生當時說自己是被滅聲的活生生例子，但泛民議員處理此事的方法截然不同，難道劉迺強先生不是親泛民人士就視若無睹，馬凱先生是外國傳媒人，他們就要全力叫陣？過去一段時間，泛民政黨在"港獨"問題上的表現，實在令我覺得非常失望。在"港獨"的問題上，泛民政黨一直在"賣口乖"，他們回應的第一句永遠是不認同"港獨"主張，接着話鋒一轉，說支持或不反對與"港獨"關係非常模糊的"自決"。不論是在保安局取締民族黨的個案上，還是在"港獨"學生團體在學校宣傳"港獨"的問題上，或這次外國記者會邀請"港獨"人士宣揚"港獨"的事件上，泛民政黨都是顧左右而言他，轉移視線，說特區政府侵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或國家安全凌駕基本人權，擔心日後可以隨意打壓任何政黨。大家細心想想，在我剛才所說一連串牽涉"港獨"的事件上，泛民有否譴責推動"港獨"的行為？他們如果擔心其他問題，可以說出來，但在整個論述當中，從來沒有譴責"港獨"的行為、推手，每次只是轉移視線，攻擊遏制"港獨"的特區政府。這些根本就是姑息"港獨"的行為，我希望泛民議員清醒一下。因此，代理主席，我及民建聯的議員堅決反對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議案。

代理主席，我覺得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的議員很無耻。香港外國記者會前副主席馬凱不獲特區政府延續工作簽證，她想藉此大做文章，根本是無事生非。她要求傳召官員解釋拒發簽證的原因，實際上有意恐嚇香港人。她說新聞自由受到威脅，甚至暗地裏配合"港獨"風潮，根本是顛倒是非。我想指出，特區政府一向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盡力維護新聞和言論自由，根本沒有理由針對馬凱。那麼多外國記者在港工作都沒有事，為何只有馬凱一個人出事？相信反對派都心知肚明，但他們卻故意裝傻，挑戰特區政府的決定，惡意挑戰《基本法》。馬凱的簽證申請被拒，當然與他個人的所作所為有因果關係。

作為一位駐港資深新聞工作者，馬凱沒有理由不知道陳浩天鼓吹"港獨"，已觸犯中央的底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馬凱卻明知故犯，不理會各界強烈反對，堅持為陳浩天搭台造勢，讓他在中外傳媒的鏡頭和"咪高峰"下，大肆宣傳"港獨"。

特區政府根據《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的決定，根本是有理有據，不容挑戰的。

馬凱的工作簽證不獲延續，可謂自食其果，但她沒有為此感到悔意，反而向特區政府大興問罪之師，這是典型的賊喊捉賊，她還表示不滿特區政府採取"你做初一，他做十五"的報復心態。

她暗推"港獨"並作為違反《基本法》的同謀，卻反過來引用《基本法》傳召官員來解釋，試問這是甚麼道理？我相信這只是充分表現出她的無耻。早前有兩位議員提到，美國這個號稱人權大國的國家，亦曾因為政見不同或政治背景問題，拒發簽證予新聞記者。例如，2016年，英國廣播公司女記者持有英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由於美國針對伊朗，美國便拒絕向她發出入境簽證。另一個例子是，去年10月，國際自由新聞獎得主，即著名也門女記者納賽爾，同樣被拒進入美國國境，而美國在拒發簽證後並無任何解釋。外界只能估計，原因是她來自與美國盟友沙特交惡的也門。所以，禁止不受歡迎人物入境不是香港獨有的政策。今年年初，美國白宮曾禁止多家媒體，包括《紐約時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記者進入白宮簡報會現場，但也沒有說明理由。

代理主席，我暫且撇開馬凱是否因為邀請陳浩天演講而被拒發簽證，因為我完全看不出這事與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有任何關係。相反，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量記者繼續在香港自由採訪，甚至在馬凱事件後繼續批評特區政府，以至特首，但卻沒有遭受秋後算帳。

反對派揚言，馬凱事件會打擊香港的國際形象，甚至會損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們認為，聲稱馬凱事件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這說法實在言過其實。他們名義上要保護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其實只不過想借助國際勢力，配合西方奏起的反華大合奏調子，利用馬凱事件製造亂局，甚至指控這是中央發出的指示，試圖把中央"拖落水"。

不過，反對派卻就此說三道四，指手劃腳，根本是曲線為"港獨"護航。最可惡的做法莫過於有反對派人士大放厥辭，借馬凱事件指出，"一國兩制"的基礎已經受損，在外地"唱衰"香港，甚至要求美國政府制裁香港。這一少撮人簡直是"賣國賊"。我希望香港政府立場堅定，依法追究違法行為，不要讓這些有心搗亂香港的人得逞。所以，議案要求傳召官員到立法會來就馬凱事件作出解釋，根本是借題發揮，等於要求保安局局長和入境處處長來立法會接受無理批判，被扣上打壓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帽子。他們意圖對特區政府作出毫無理據的指控，危言聳聽地誤導市民，根本就是鬧劇一場，而動議這項議案的議員，根本嚴重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應該受到最嚴厲的譴責。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這項"唱衰"香港、危害香港和國家安全的議案。

早前香港傳媒代表團跟中宣部部長會面後，有傳媒高層原先透露中宣部部長說過"希望香港媒體不要成為干預內地的政治基地"這句話，但其後又急忙澄清，這其實反映當中存在很多忌諱。由此可見，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是一條底線。《基本法》中亦對香港社會提供很重要的保障。即使特區政府再橫蠻，中央政府對香港媒體如何不滿，大家也不願意明刀明槍地干預新聞自由。不過，在馬凱事件上，政府已開始出現不同的說法。

然而，林鄭月娥在10月19日接受日本放送協會訪問時指出，國際間沒有絕對的自由，自由在某些情況下會被限制，而特區政府只是依法行事。究竟林鄭月娥所說的"自由在某些情況下會被限制"是指甚麼情況？

這正好是我們辯論這項議案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當局是否應該清楚說明，在哪些情況下自由會受到限制？否則，這個說法便會變得主觀，任由政府官員或公權解讀。由始至終，馬凱也沒有作出任何行動，甚至未有發言支持陳浩天的"港獨"主張。然而，他現在申請工作簽證續期卻被拒。他的自由是否應該受到限制？對於近年的所謂"港獨"思潮，傳媒是否不能如實客觀報道某些言論，把不同立場及論據鋪陳？

事實上，主流社會及主流政黨均公開表示反對"港獨"。我們認為，"港獨"分子的言論並非甚麼一回事，因為他們的言論其實完全沒有任何值得進一步解讀的地方。在享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中，如有人說些天方夜譚的內容時，會面對來自不同人的批評和挑戰。結果公眾才能看清楚，他們說的原來只是口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成果，卻長遠對香港造成非常重大的傷害。過去香港人一直非常珍惜社會上享有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面對近年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斷畫紅線意圖收窄言論自由，我們更要緊守這兩條底線。在議會上，我相信很多議員也會附和特首，認同自由在某些情況下應受到限制。我們暫且不討論言論自由的價值。從香港人的切身利益出發，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其實非常重要，既能彰顯"一國兩制"，亦是體現內地與香港分別的其中一個指標。

事實上，馬凱事件發生後，美國、歐盟，以至香港商會已質疑事件是否與新聞自由有關，以及香港在落實"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時是否出現問題。政府和眾多建制派議員可能聲稱，其實這件事件與"一國兩制"無關，只是外國人捕風捉影。

為何政府不詳細解說，向國際社會及公眾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今次事件在中美貿易戰的環境下發生，更令市民及商界憂慮。在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曾經提到，政府已提出多項措施應對貿易戰。

有了"一國兩制"，我們才能利用香港的獨特地位，以中國香港的身份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獨特的角色。馬凱的簽證續期被拒後，歐盟、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及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已發出聲明質疑這項決定。特區政府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如何以最穩固的做法，證明"一國兩制"繼續行之有效？我知道很多人至今仍然附和政府和為政府保駕護航。其實，他們這樣做，除了表達自身的政治忠誠及撈取好處外，是否真的對香港有好處？我再次引述邱騰華局長在多個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上的發言。邱局長表示，香港應該與理念相近的貿易夥伴建立更穩固的雙邊關係，並深化香港和世界不同地區的經濟融合。其實邱局長說得很好，中美貿易戰兵凶戰危，我們應該盡量維護"一國兩制"，使香港和內地真的仍然存在區別。我們不應作出任何可能被質疑破壞"高度自治"的行為，令香港的獨特地位受損。更重要的是，我們面對不是真實存在的問題時，不應被自己的稻草人打敗，否則便令我們更難以接受。貿易戰除涉及大國利益外，其實也是意識形態之爭。美國不斷強調內地不遵守世界貿易協議，以不適當方法盜取知識產權。

邱局長再三強調，香港應與理念相近的夥伴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以應對中美貿易戰。既然如此，我們是否應維護國際間共同信守的價值，例如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當多個西方先進國家積極維護新聞自由，我們是否任由馬凱及其他事件，令香港在理念上遠離國際舞台？政府高層過去不斷強調香港融入大灣區的重要性。很多權貴亦意圖淡化馬凱事件。其實他們是為香港好，為香港人好，抑或是為自己好？

主席，我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的議案。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在本年10月5日報道《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先生被特區政府拒絕工作簽證續期申請一事，這是自1997年回歸之後，首次有外國記者被特區政府拒發簽證。事件當然引發國際社會極度關注，除了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外國記者會要求特區政府解釋該決定之外，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及歐盟發言人均表示，在缺乏任何解釋的情況之下，只能夠理解該決定是出於政治動機。歐盟更指此舉有動搖國際社會對香港"一國兩制"信心的風險。美國駐港領事發言人亦指，今次事件與國際傳媒在內地所遇到的問題相類似，因此特別令人憂慮。此決定亦罕有地觸及海外商界，並指出新聞自由是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基礎，一旦被褫奪，將危害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順帶一提，特首回應事件時堅稱："我們一貫的做法是不會公開評論每一宗個案或解釋、交代入境事務處處長所作的決定，而大家都應該知道這亦是國際慣例。

相關的說法已經被多方反駁，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指出，英國及澳洲均會公開拒絕簽證的原因，以確保政府不能隨意作出決定。《金融時報》其後亦透露，馬凱只獲批單次7天的旅遊簽證，較英國旅客一般可以留港6個月的時限大幅壓縮，此做法有如把他驅逐出境。

香港可以在國際社會上享有與中國內地不同的待遇，完全是因為中國在1984年所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中作出的承諾。香港在簽證、移民、出口管制、資本管制、郵遞等不同領域享有不同待遇，正因為國際社會暫時仍然認為中國的承諾有效。美國在1992年通過了《香港政策法》，承認香港在政治、經濟上與中國內地不同，因此，香港可以繼續享有獨立的待遇。當中條款包括繼續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承認香港為一個獨立的關稅區、香港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身份，以及繼續容許香港獲得敏感科技產品。但是，《香港政策法》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香港必須有足夠的自治權，令美國給予香港與內地不同等的待遇。如美國總統認為香港未能證明本身有足夠自治權，就可以立即中止執行《香港政策法》。

相信大家都有留意中美貿易戰的消息，未來中美摩擦很可能會越演越烈，亦會延伸至關稅以外的範疇。在本月初，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言針對中國，否定過去數十年支援中國經濟發展以達到令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未來將以強國競爭的策略回應中國擴張，更列出中國近年各項削弱美國利益的行為。言論出台後，均被認為是中美之間新冷戰的序幕。美國於9月已經就2,000億元的中國商品加徵10%關稅，更聲明將在明年1月1日將關稅增至25%，連同較早前的500億元關稅所涉及的貨品，已佔美國入口中國商品總值的一半。近日亦有評論引述內地智囊指美國的關稅牌其實已打盡，很大機會開始打制裁牌和禁止轉移科技牌。正如之前提到，《香港政策法》令美國及國際社會在處理香港資本及對香港進口敏感科技的管制都較內地寬鬆。如果美國有意在資金及技術方面制裁內地，就必須堵塞內地有機會透過香港作為逃避相關制裁的漏洞。這情況當然不難想象，美國早前已就中國就科技轉移及知識產權作出貿易調查，美國及歐盟均就相關問題向世貿提出申訴。此外，亦有學者指出，美國在研究就鋁材徵收關稅時，其中一個未有被接納的建議，就是只對中國、香港、俄羅斯、委內瑞拉和越南徵收關稅，亦指出納入香港的原因，是要禁止中國經香港出口鋁材。有本地報道也指出，荷蘭已經禁止向香港出口監視科技，以免系統被用作擴大內地天網監控系統之用。

如果香港在這刻為了一口氣而拒絕向馬凱續發簽證，便是既無知亦不智的行為。諷刺的是，根據傳媒報道，馬凱由於工作安排，已計劃於幾個月後離開香港，亦不會在短期內回來，事發當天馬凱亦正在海外度假，但一群香港官員為了政治報復並為遵循中央指令，不分事情輕重，竟鬧出一場國際大醜聞。香港整個體制只是建基於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當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掏空"一國兩制"，令"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形同虛設時，最終受害的就是香港人，亦會令香港毀於一旦。如果特區政府仍有獨立意志，在現時中美貿易戰的大環境下，更應實實在在地以行動落實"一國兩制"，才能將這場新冷戰對香港利益的影響減至最低，而非像鸚鵡學舌般不斷重複"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等廢話。當然，在一個不民主的專制政權下，當權者是會把自己的利益放於首位，把"取悅'北大人'"放在香港的利益之上，今次馬凱事件正好證明了這個道理。面對這個沉重、嚴重和大型挑戰，特別是香港的經濟命脈很可能會懸於一線，我在此贈特首和特區政府8個字：咎由自取，好自為之。

主席，我支持毛孟靜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的議案，傳召保安局局長及入境事務處處長到立法會就馬凱事件出示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以及作證和提供證據。在這次辯論中，多位議員都指出這次事件對香港的損害可以非常大，主要原因是它令人質疑"一國兩制"能否繼續獲得世人的信任。如果"一國兩制"受到破壞，特別是新聞自由一旦被懷疑是否還在香港存在的話，香港的整體價值便可能會被抹煞，這一點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明白。在這次事件中，究竟香港是從中得到好處，還是受到損害呢？我相信細心想想便很清楚。主席，我在2014年1月就"捍衞編輯採訪獨立自主"議案發言時表示，"根據無國界記者公布的新聞自由排名，香港已由2002年的第十八位下跌至2012年的第五十四位，簡直是慘不忍睹。經過了今年，我相信排名會跌得更低"。我發言的當時，正值劉進圖被調離《明報》總編輯一職，而一個半月後，他更被人當街斬傷，但至今仍無法得知行兇者的意圖。結果，當年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名首次跌至第七十位。更不幸的是，2017年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再創新低，排第七十三位。

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議案，除傳召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及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衞外，同時要求特區政府出示所有與馬凱事件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以及作證和提供證據。

但是，事實上，根據上述兩項條文動議的議案，正正是《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憲制權利和職權，藉以向政府提出質詢和監察政府。我支持這項議案的原因，正正是要行使這項憲法權利，而這亦是議員不可推卸的職責。正如多位議員指出，這件事件關乎重大公眾利益及香港的基本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並且引起新聞界、商界和國際社會前所未見的反應。如政府不主動公開相關理據，我們如何履行立法會賦予我們應有的憲制責任？提交上述文件有何作用？時至今日，政府仍未有白紙黑字說明拒絕入境的理據。

政府只是一直表示不評論個案和不披露原因。張建宗司長在10月8日作出回應，指特區政府的做法與國際做法一致，但英國領事館已即時反駁。隨着時間的過去，政府高層官員不時會在回應時多說一兩句，以至出現越來越多不同的版本。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phone-in節目中被問及有關原因，她新增了一個評論，指入境政策也有一條線。

再者，在10月22日，林鄭月娥接受日本放送協會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只是依法辦事。然後她又似是而非地補充一句，指"國際間沒有絕對的自由"。如是者，她認為香港有多大程度的自由？高層官員一而再、再而三說出不同的版本，令人難以看到政策的一致性。有議員可能誤會這項議案旨在向政府官員問責；局長也在席上聽我們發言。但是，我相信毛孟靜議員要處理的是更根本的問題，並非要向官員問責和追究責任，而是要透過要求政府出示紀錄和文件，向香港市民以至國際社會還原事件的真相。近年，政府經常表示要依法辦事。

政府既不提供理由，又阻礙當事人行使上訴的權利，違反了法律公平性的原則。

入境處審批工作簽證時須考慮某些原則。

"個別情況"這個說法，為政府留有後路，對其認為敏感的申請人作彈性處理。我再翻查1998年的一項質詢，當時議員問及入境處拒絕入境的準則。當年政府的答覆沒有"因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這一句。當局真的有需要進一步澄清，或請當時的局長——即今天坐在我前面的葉劉淑儀議員——澄清，為何1998年沒有"因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這一句。

馬凱申請工作簽證時，我不知道這項條件至今是否仍然適用。如適用的話，新聞及採訪自由及評論自由對香港整體是否有益處？

我們利用立法會平台傳召官員作供及要求政府出示文件和披露有關內容，目的是要釋除國際社會的疑慮。

第一，打擊新聞自由。我們至今仍未談到問責及調查，我們只是要求當局出示文件，以便向公眾證明保安局及入境處拒絕批出工作簽證是有根據和合理的。然而，有人認為，今次個別事件無損香港的新聞自由。他們指出，目前的資料十分有限，不足以證明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受損，呼籲大家不用反應過大。

不少國際通訊社、行銷全球的報章和海外廣播公司都在香港設立區域總部或辦事處......充分反映香港作為金融、工商和通訊中心的重要地位"。

對於今次馬凱被逐，新聞界自然會憂慮特區政府日後會否加倍仿效大陸的做法。在馬凱事件發生後不久，一家國際傳媒機構舉行區域性會議。

今次事件關乎特區政府審批工作簽證的政策，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和營商環境。邱騰華在上星期六表示，香港國際經貿空間不是單由報章頭條決定，其實他只是為政府自圓其說。美國商會發表聲明，指任何壓制新聞自由的舉動，均破壞香港作為領先金融和貿易中心的競爭力。香港自詡具備合適的國際營商環境，但審批工作簽證的準則卻極欠透明度。這不單影響他們來港的決定，亦令國際社會質疑北京和香港是否真的有落實"一國兩制"。政府應藉今次機會，全面公開有關理據，挽回國際社會的信心，除非政府認為沒有此必要。

我們認為，政府已經作出解釋，不會就個別事件作出回應。即使傳召保安局局長及入境事務處處長到立法會，他們亦會作出相同的解釋。自由黨認為，《基本法》已經表明，香港作為一個特區，出入境政策屬於"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範圍，政府有權批准或拒絕任何人士的入境申請，入境處處長會按現行法律、政策，以及每宗個案的情況而作出有關決定。事實上，《入境條例》或普通法均沒有規定入境處須向未獲入境處准許進入香港的人士提供理由。因此，自回歸前殖民地政府時代以來，香港從未就個別被拒入境個案解釋原因。保安局月初回答議員質詢時表示，今天首9個月，入境處共收到5萬多宗透過"一般就業政策"來港工作的簽證申請，當中有600多宗申請被拒，入境處均沒有通知申請人被拒的具體原因。申請人如有不滿，可以提出上訴。如馬凱先生對於申請結果不滿而提出上訴，相信入境處會按既定程序處理。馬凱先生是香港外國記者會第一副主席，其個案因而受到特別關注。如要求傳召保安局局長及入境處處長作供，對其他數百位被拒的申請人，是否都要作出同樣的安排？有人推測，英國《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先生的工作簽證續期申請被拒，與今年8月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香港民族黨陳浩天演講有關。馬凱當時是以香港外國記者會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主持會議。究竟是否因為這次事件令馬凱先生成為不受本港歡迎的人物？我相信即使政府官員來到立法會亦會謹守原則，對上述推測不置可否。對於今次事件是否涉及新聞自由，自由黨的看法是，香港外國記者會作為一所機構，當日以主辦單位的身份舉辦一個講座，性質與記者採訪或報道新聞並不相同，故不能以其作為記者組織的身份而混淆視聽。反之，當日講座的主題明顯有"踩界"之嫌，提供了一個場地讓"港獨"人士宣揚自己的立場。從香港維護國家主權憲制責任的角度出發，香港外國記者會的做法完全不恰當，亦令人無法接受。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反對毛孟靜議員提出的議案。首先，入境事務處及保安局今次的做法是依法辦事，在法律上絕對站得住腳；亦正如今天很多議員已經在發言中指出，在其他國家都有出現這種情況。入境處依法辦事，絕對有權拒絕任何人的入境申請，亦無責任一定要交代理由。這種做法在其他國家亦有先例。

主席，我今天聽到很多反對派議員說，不准馬凱入境等於破壞香港的"一國兩制"。我想指出，"一國兩制"的"兩制"是建基於"一國"的大前提，香港絕對不能成為一個分裂國家的平台。如果"一國兩制"中沒有"一國"的大前提，又何來"兩制"呢？所以，"一國"的大前提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反對派同事特別喜歡說，"港獨"不成氣候，用不着這麼害怕，用不着小題大做。主席，"港獨"今天雖不成氣候，但如果我們選擇視而不見，翹起雙手，甚麼也不做，不採取任何措施去處理某些情況，難保"港獨"會繼續不成氣候。

早於7月，保安局其實已經宣布，正在考慮引用《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然而，馬凱先生作為香港外國記者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在8月依然堅持邀請陳浩天到FCC就"港獨"作演講。其實馬凱先生已經被多番提醒，亦明知道保安局已宣布會考慮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即是說，香港民族黨隨時有機會成為一個非法組織。

簡單而言，就是不斷蠶食或破壞香港與中央政府之間的互信。這對"一國兩制"的發展，絕對沒有好處；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亦不會有任何好處。

我要指出，美國的《香港政策法》也是建基於"一國兩制"。如果沒了"一國"這個大前提，《香港政策法》亦會不復存在，亦會變得毫無意義。

不要忘記，香港在過去百多年的歷史中，一直扮演着讓西方國家進入中國，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南大門"角色。如果我們失去了國家的支持，失去祖國的聯繫，香港便會失去價值。

反對派議員不斷說可以縱容"港獨"不斷發酵，有些議員甚至說香港民族黨也沒甚麼問題，只是談談"港獨"，不成氣候。這種行為有包庇"港獨"之嫌，甚至根本上是蔑視國家。

如果我們縱容"港獨"，不做任何事，如我剛才所說，只會挑動香港與中央政府的矛盾，對香港亦會產生很壞的影響。我希望大家明白這個道理。